二維多利亞公園是康文署轄下的康樂場地之一。由於維園交通方便，因此康文署經常收到不少團體申請使用足球場或中央草坪舉行大型活動。康文署一向按既定的指引和程序，處理轄下康樂場地的預訂申請及作出審批。《免費設施的預訂程序》是以預訂場地機構的類別及預訂時間來區分優先次序，並且清楚列出其詳情及附以例子。根據該《預訂程序》，可以在活動舉行前3個月預訂康文署康體設施的團體，包括在稅務局註冊的慈善團體及在社會福利署註冊的受資助非政府機構、體育總會的屬會、法定團體、根據《公司條例》或《社團條例》註冊的正式協會和法團、區議員辦事處等，當中以註冊慈善團體及受資助非政府機構的優先排列次序較高。《預訂程序》載於康文署網頁供市民查閱。康文署於本年3月15日收到香港各界慶典委員會申請於6月下旬至7月初使用維園6個足球場作為舉辦慶祝特區成立20周年活動。其後，康文署於本年4月3日收到民間人權陣線的申請，以"鴨脷洲社區職工會"名義，於本年6月30日及7月1日借用維園6個足球場、中央草坪及音樂亭，舉行"2017七一大遊行"活動。

一般而言，如有不同機構申請在同一時間同一場地舉辦活動，康文署會按《預訂程序》列明的優先次序考慮預訂申請，並且會盡量作出協調。舉例來說，署方會檢視是否可以同時接納不同的申請，又或建議有關團體考慮另訂使用場地時間或使用其他場地的可行性等，以便不同申請團體經協調下可預訂康文署的康樂場地舉辦活動。有關《預訂程序》行之有效，亦確保場地的預訂及分配程序公平、公開及公正。康文署會不時因應需要檢視有關安排。

梁議員，距離今年7月1日還有大約兩星期，政府直至今時今日仍不肯確認和公布國家主席習近平會否在7月1日訪港，其實政府害怕甚麼？國家主席訪港是否不光彩的事？

這是否政府的作風和做法呢？
主席，許議員剛才所說的並非事實。如果議員看看主體答覆，便會清楚知道康文署在處理免費租用場地的申請時，有一套既定守則。在過往多次，大家一直相安無事，而這些守則是公開的，所有人都能看到，知道如何申請。如果有團體按照程序預訂場地，康文署必定會以公正、公平的態度來處理。

主席，我明白局長剛才所說，即政府設有《預訂程序》，並對慈善團體給予較高的優先次序。

請問康文署有否就這決定與其他政府部門商討，以了解會否造成更大的人流管制問題？

主席，我很高興聽到黃議員明白我們為訂場申請編訂了優先次序，亦聽到黃議員關心7月1日的秩序問題。

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我相信民間活動必定會各適其適，有些朋友可能會舉辦慶祝活動，有些則可能會遊行以表達訴求。在香港社會，大家都能夠多元及包容地舉行活動。黃議員提到秩序的問題，我們當然高度關注及重視，我相信警方及其他執法機關均會為這個日子作出適當的準備。
梁議員，局長剛才在主體答覆中表示，慶委會可以霸佔和優先使用維園，因為它是一個慈善團體，但它當天舉辦的是科學科技展覽，與慈善可以扯上甚麼關係呢？

所以，請問局長將來會否考慮修改有關預訂場地優先次序的機制，衡量一下哪件事情真的對香港更為重要？再者，署方今次把政見完全不同的兩個團體安排在一起，是否想製造一些衝突場面，令社會更撕裂？這是否政府想看到的場面呢？

我們多年來一直按這方式行事，亦希望能夠維持這方面的程序。

例如許議員作為區議員，區議員辦事處本身亦有其優先次序，如果他覺得需要作出一些改變，我們須經過很多諮詢才能夠作出有關改變，但我歡迎許議員繼續提供意見。至於許議員最後提出的關注事項，亦是黃碧雲議員剛才所關心的問題，在七一當天大家會舉辦不少活動，各適其適，我相信警方會做好準備工作，希望許議員可以放心。

我反而想問，對於維園的使用，政府有否一套明確的標準，讓劉江華局長可以挺起胸膛，很清楚地告知市民？

今年是香港回歸20周年，慶委會在維園舉辦一場慶典，究竟有何不妥之處，令某些人如此不滿，引起眾多指責的聲音？

事實上，舉例而言，學校是會獲得優先處理的，可以在1年前申請預訂；與體育有關的活動亦然，因為這些都是體育場地，這些活動都有其優先次序。至於其他方面，香港大大小小的團體均會舉辦不少活動，林林總總。

關於各團體所舉辦的活動，我們希望它們在各方面均能遵守大會的規則及指引。

我想問政府，既然提到有足夠的權力採取行動，亦可以向法庭申請封閉令，而過去一年又對9個燒烤場提出了72宗檢控，究竟要在甚麼情況下才會向法庭申請封閉令呢？

這完全視乎每宗違規事件的情況有多嚴重，以及事件涉及的食肆或燒烤場地的往績為何。

我認為應嚴厲打擊無牌燒烤場及這些無牌經營的食物業。

根據《食物業規例》，最高刑罰是罰款5萬元或監禁6個月。我想知道過往曾否有人被判處監禁？剛才何議員也問及封閉令的做法，我想問局長，過往曾否發出封閉令，以及食環署會根據甚麼程序決定申請封閉令？是否要累積某一次數的定罪紀錄才會申請封閉令呢？

至於何時才會封閉有關處所，正如我剛才解釋，我相信每宗個案須視乎其嚴重程度。如果過去數年的個案的情況未達到嚴重的程度，自然不會出現處所被封閉的情況。

主席，我必須重申，如果根據個別違規或犯法的行為和情況，令我們的部門認為有需要採取一些相應的罰則，我們必定毫不猶豫地去做。

主席，根據局長剛才所說，過去遭檢控的個案的罰款為千多元、數千元或萬多元，基本上完全沒有阻嚇作用。

為處理這問題，我想問政府，會否組成一個聯合專責小組，專門處理這類經常被投訴的燒烤場？專責小組可由食環署、地政總署等人員組成，並採取合適及果斷的措施。請問會否有部門牽頭呢？

主席，我的答覆是要視乎情況，即如果個別的違規情況達到嚴重程度，我們的部門便會判斷究竟應採用專責小組的方式、聯合的方式，還是由個別部門執法的方式處理。

上水和九華徑的燒烤場其實不是一年半載的事，而是五六年來一直發生，而政府部門無法執法，或正如高局長剛才所說般因應情況處理。

主席，首先，我要向何議員指出，如果我沒有記錯，我在主體答覆中也提到一些例子，除了票控之外，也有拘控的情況。

至於大家強烈反映一些個別情況，對當區居民造成長期的困擾，我肯定會與部門再檢視這些情況，看看有否需要加強執法行動。

除食環署外，為何其他政府部門沒有行動呢？

消防處有否發出告票呢？我現在看到的問題是，對於某些商業行為，當局非常嚴格執法，但對於這些明顯牽涉消防安全問題的活動，究竟有否執法呢？

主席，我剛才在主體答覆中已經提及，議員特別指出的消防處是有執法的。

剛才在回應何議員另一部分的質詢時，我曾提供有關違法和執法的數字，亦指出食環署的執法數字，以及環境保護署收到多少宗有關污染的投訴。同時，我亦指出其他相關部門並沒有就涉及戶外燒烤場投訴個案的執法備存統計數字。所以，這並非反映消防處沒有執法，消防處應該是有執法的，只不過個別部門未必會特別就戶外燒烤場的投訴個案作出分類而已。

主席，我再說一次，他們沒有這項分類數字。
第四項質詢。

就易志明議員提問的各部分，我現綜合答覆如下：香港是南中國的主要樞紐港，進出香港的貨物以價值計算約八成與內地相關。香港港口去年的吞吐量接近2,000萬標準箱，其中約三分之二與珠三角相關。香港國際機場連續7年為全球最繁忙的貨運機場，去年吞吐量超過450萬噸，粗略估計其中約七成為來往珠三角的貨物。由此可見，香港與大灣區貨運業關係密切。珠三角區域越發展，香港越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但我們必須經常審視自我特色和優勢，致力提升整體競爭力，做到國家及區域所需、香港所長。目前，香港港口與大灣區內其他港口各自有其分工定位。香港港口是南中國貨物的集散地和區內重要轉運樞紐，而大灣區內的其他主要港口則以直接貨物運輸為主，故不存在放棄香港港口的命題。儘管現時香港與其他大灣區城市在貨運方面未有具體合作計劃，但是隨着大灣區發展的推進，區內各港口會在優勢互補下，各自發展所長，從而提升整個區域的物流實力。香港會繼續強化轉運港功能，同時積極拓展高增值海運服務，發揮好"超級聯繫人"的作用。就大灣區發展規劃，特區政府徵詢業界和相關諮詢委員會，向國家相關部委提交建議，當中勾勒香港的國際大都會定位，以及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三大中心及專業服務集群的優勢。海運方面，我們致力鞏固香港國際海運中心的地位，積極推動香港港口和高增值專業海運服務發展，為大灣區內的海運企業提供高質素的海運服務，協助區內企業"走出去"，並吸引外國企業善用香港的服務及區域總部定位進入內地市場。空運方面，現時每日有約1,100航班來往香港與世界各地約190個航點，當中包括內地40多個航點。我們致力鞏固香港國際機場作為國際及區域航空樞紐的領導角色，在中央政策支持下落實三跑道系統計劃，並加強與區內其他主要機場的合作協調。政府一直推行措施，配合上述的"鞏固"策略。當中包括：第一，完成把葵青貨櫃碼頭的進港航道的航行水深由15米挖深至17米，以便特大貨櫃輪可不受潮汐影響進出貨櫃碼頭；並分階段提供更多港口後勤用地，以擴大貨櫃堆場空間及增加駁船泊位設施，提升處理貨物的效率。第二，提供土地作發展現代物流之用，自2010年起已批出合共6.9公頃物流用地，並於屯門西預留兩幅共約10公頃的土地。同時，機場管理局已於機場島南貨運區預留約20公頃的土地，以支持轉口、電子商貿及高增值空運貨物的發展。第三，將來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運作後，預計每年可處理約900萬公噸的貨物，比現時增加接近1倍。在三跑道系統落成前，機管局推行多項設施提升及擴建計劃，提升客貨運處理能力。此外，港珠澳大橋連接粵港澳三地，啟用後來往珠海至葵青貨櫃碼頭和香港國際機場的行車時間大大縮減，來自珠三角西部的貨物將來可善用香港的機場和貨櫃碼頭，為香港物流業帶來更多商機。可以指望，憑着香港的高端增值商貿和專業服務、世界一流的基建和人才培訓，以及作為國際大都會的全球連繫，一定可以在大灣區發展中充分發揮其重要引領作用。
主席，首先，我多謝局長澄清有關譚志源局長之前所發表的言論。譚局長認為為了避免惡性競爭，香港應放棄按世界標準獲公認為非常成功的港口業務。我在此引述局長在主體答覆的用字："不存在放棄香港港口的命題"，對此我們表示歡迎。我希望政府高級官員日後要謹慎言論。至於我所提出的主體質詢，局長其實並沒有實質答覆，只是複述一些已發生或正在進行的工作，我聽不到有新思維或實質建議。在主體質詢第二部分，我問政府在向中央政府提交建議前，會否諮詢相關業內人士和團體。我提出這問題，是因為我並無察覺政府有進行相關的諮詢工作。而且，我相信沒有人可以全面掌握各行各業所面對的挑戰和機遇，以及業界需要政府以怎樣的政策來支援，才可在日後的大灣區發展中擔當一定的角色。
主席，在發展香港的空運和海運方面，我們有不同的機構負責。

在空運方面，我們亦有其他諮詢機構，包括航空發展與機場三跑道系統諮詢委員會，而機管局亦擔當重要角色。

大灣區發展計劃的出現，當然為香港帶來更多商機，亦讓我們與內地相關城市有更多協調和合作。然而，我要強調，城市之間有時無可避免地一定會有競爭，這是全球區域的趨勢。不過，我們希望競爭是基於實力，而不是惡性競爭。
主席，物流業是本港四大經濟支柱之一，亦有數十萬就業人數。可是，貨櫃碼頭的吞吐量現時已由第一位下跌至第六位，拖累貨櫃碼頭工人的收入，以及中港司機的工作量。易志明議員剛才表示，他擔心大灣區的發展會帶來惡性競爭，影響業界的就業情況，希望可以避免。

主席，一般而言，不論是在物流業或運輸行業，我們現時均面對人手不足的問題，因此我們要花很多資源來努力提升人才培訓的工作，以吸引新人入行。

香港會繼續強化轉運港功能，同時積極拓展高增值海運服務，發揮好"超級聯繫人"的作用。
當局現在不時會前往世界各地推廣香港的競爭優勢，但如果我們的形勢確實這麼好，本港與航運相關的業務便不會不斷流失至我們周邊的競爭國家。

我想問，運輸及房屋局有否考慮採納香港船東會的建議，透過稅務優惠，吸引一些船東、船舶管理者及商品貿易商落戶香港，從而吸引更多其他相關服務社群來香港，令本港可以確實成為亞洲區的航運中心？
主席，正如我在主體答覆中所提及，我們十分重視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及全球連繫者的角色，不論在海運或其他業務範疇，我們均刻意吸引海外企業來港，香港也成為一個區域總部。過去數十年，就稅務政策而言，與其他一些地區、國家比較，香港是較少使用稅務上的特別安排，因為香港基本上已經是一個低稅的地方。不過，正如易議員剛才提到，當局最近在推廣飛機租賃業務上，確實在稅制上作出特別安排，這是一個突破。

然而，在經過全面評估，並考慮到某些行業將來的策略性發展，如果有必要、有好處的話，我們當然會作具體考慮。

局長沒有回答在這樣的情況之下，究竟香港有否與其他大灣區的城市進行討論，有否要求國家提供政策，宏觀地幫助香港向前走，而不只是滿足於以往10年的成績呢？
主席，在區域發展當中，不論是我們現時談論的大灣區或其他世界各地的區域發展，競爭是一股主要推動力，沒有競爭便會因循、過於自滿，或會減少發展的動力。因此，我們不要低估競爭的正面好處。

內地的發展模式與香港有不同，在香港的市場，企業素來不是靠政府提供政策而發展的。當然，政府的政策配合是重要的，但本港的經濟發展，包括物流業及其他各方面的業務發展，其實也是因為企業動力推進。我們現時已成立了海運港口局，強調透過"官產學研"更充分的合作，希望做出效果。

在一個高度競爭的環境，以及過去10年全球經濟貿易的轉變下，包括內地港口的急速發展，香港仍可維持每年平均2,000萬標準箱的水平，我希望謝議員不要低估這成就，因為業界從業員、碼頭經營者其實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可保持這個地位。

主席，《消防安全條例》下的執行當局，近年按該條例向綜合用途建築物及住用建築物的業主，發出消防安全指示或/及符合消防安全令，要求他們加裝水缸和喉轆系統等消防裝置，以切合現時要求的消防安全水平。有不少沒有成立業主立案法團或居民組織，亦沒有聘請管理公司的大廈的業主向本人反映，他們多次組織法團不果，以致不能以法團名義申請有關的樓宇維修貸款及津貼，而願意承辦有關工程的承辦商數目有限，以致工程投標價偏高；他們因此難以負擔遵從指示或命令涉及的工程費用。據報，有多幢三無大廈的業主近月已收到執行當局發出的罰款通知書，而部分年老業主擔心罰款會因繼續不遵從指示或命令而遞增，他們因此唯有低價出售單位。

我相信如果當局願意這樣做的話，肯定會加快業主遵從命令的速度，亦會令很多長者願意面對這個問題，因為他們最擔心的事情有了解決的瞄頭。請問局長會不會考慮這樣做呢？

主席，就香港法例第572章對舊式唐樓的規定，在主體答覆第四段中，局長提到消防處會考慮業主提出的替代方案，但有關的替代方案往往並無包括讓業主以滅火筒代替樓梯消防喉轆裝置的方案。

現時仍有很多"三無大廈"，沒有法團、沒有管理公司，請問局長，當局會否考慮推行先導計劃，小範圍地協助這些"三無大廈"的業主進行消防安全工程，然後再追討工程費用呢？正如政府曾經推出"折衷式消防喉轆系統先導計劃"，先導計劃的好處是可以讓舊樓業主逐步處理有關問題。請問局長會否考慮推出先導計劃，以處理當前最困擾大家的問題呢？

所以，政府會否考慮修訂《條例》，無須我們提出私人修訂，由政府主動提出研究呢？

"一帶一路"專員主要協助行政長官透過督導委員會和辦公室聯繫政府各政策局/部門及社會各界，把握香港在"一帶一路"倡議下的新發展機遇，同時向行政長官和督導委員會就制訂和執行"一帶一路"相關策略提供建議和意見。

主席，我在主體答覆中提到現時已有很多支援，包括財政措施等，是沒有地域限制的。所以，在拓展"一帶一路"市場方面，我們相當歡迎業界利用有關基金來拓展業務。而就着稅務支援的建議，政府必須小心考慮有關建議是否符合香港現行稅制，特別是地域來源徵稅和稅務對稱等基本原則，以及會否容易出現避稅漏洞等重要因素。我相信政府會考慮這方面的發展需要，推出一些可以配合業界發展"一帶一路"市場的措施。
主席，香港在昨天正式成為亞洲基礎建設投資銀行成員，辦公室立即表示作為亞投行成員，香港可以為亞投行提供各種投融資服務，進一步鞏固其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市場亦預計在未來5年，"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基建潛在需求超過4萬億美元。就此，政府可否告訴我，現時"一帶一路"沿線有不少發展中國家，而這些國家除了擁有巨大商機外，亦存在一定風險。請問政府會如何協助香港金融相關業界，在參與這些業務的同時防範風險，以及這些措施的具體落實工作是會交由辦公室抑或政策局負責呢？
主席，我相當認同議員的意見，因為香港是亞洲領先的企業財資中心，也擁有相當完善的金融基建。所以，對於"一帶一路"倡議，特別是其融資方面的發展，香港是可以發揮到功效的。

主席，吳永嘉議員提到投資興業的問題，我亦想詢問除了工業外，政府就促進"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及地區加強與香港的金融合作有何具體措施？政府會否努力協助本港的金融服務界在大陸提供金融服務，例如爭取讓本港的券商在大灣區內以"先行先試"的方式提供金融服務，如資產管理，甚至幫助區內的企業來香港上市集資呢？
主席，香港是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同時亦是世界的中國金融中心，所以我們具備優勢。過往，我們推出了一些措施，例如在資產管理方面，發揮了香港的功效。張議員剛才提到大灣區的發展，亦是我們在規劃過程中要考慮的因素。我們要思考如何借助大灣區特別是在基建方面的發展，令香港能夠在"一帶一路"的發展中分一杯羹。因此，關於這方面，我們會與業界積極探討一些可行方案，向"一帶一路"國家及地區推廣香港的金融服務。
"一帶一路"是國家的大方向政策，我相信很多商界人士也很希望參與其中。

我非常認同議員的建議。

在這方面，政府增加了"多元學習津貼——其他語言"的撥款，鼓勵香港學生學習"一帶一路"國家的語言。香港考試及評核局亦在舉辦的國際試中，引入更多"一帶一路"國家語言的考試，例如阿拉伯語、泰米爾語及俄羅斯語等。

我想局長也很清楚，現時"一帶一路"專員蔡瑩璧小姐在退休前是常任秘書長，屬D8級官員，但現在她是義工，"無糧"專員——即沒有薪酬的專員。當然，我知道蔡專員並非要收取薪酬才做事，她很賣力，但一個辦公室沒有正式的高層領導也是一種缺失。政府會否正式向財務委員會申請開設職位呢？

行政長官在今年的施政報告內亦指出，政府審視了辦公室的工作及現時的架構，認為需要加強人手及資源，包括開設首長級及其他常額的職位，以確保辦公室可以更有效及持續地推展"一帶一路"的工作。政府已撥備所需的資源，但由於換屆在即，具體安排有待新一屆政府敲定及實施。

主席，"一帶一路"倡議帶來很大的商機，對香港未來的發展很重要，很多中小企業渴望知道如何開拓這些"一帶一路"的市場。但是，根據過往的經驗，中小企業到外國投資或開拓市場，都會遇到很多困難。同樣，相信開拓"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市場，都會面對很多挑戰，特別是語言、稅務、政策、法規、市場環境的差異，以及自行爭取訂單，其實都一定會遇到一些困難。其實，當局希望幫助香港的企業去開拓這些商機，會否增撥資源，為港商設立一站式的"一帶一路"服務平台，提供專業的市場拓展服務、營商資訊及法律支援等服務，全面協助港商爭取及把握"一帶一路"倡議的先機呢？
我非常認同議員的建議。其實我們需要提供簡單的程序，方便商界人士接觸到這些資訊。政府和半官方的機構，例如貿發局，在這方面都非常努力。

香港專業服務的提供者，亦都可以透過這個網頁接觸到"一帶一路"國家中需要其服務的商界人士，以增加商機。此外，為了減低開發成本，貿發局帶領很多商界人士到"一帶一路"的沿線國家進行路演或舉辦展覽，以展示香港中小企業的產品及服務。這方面的工作，我們會繼續努力進行。
是的，因為我很直接地提出，會否增撥資源，設立一站式的"一帶一路"服務平台？但是，局長剛才可能誤會了，只提到貿發局提供資訊或帶領中小企舉辦展覽。
主席，如果說一站式的服務平台，我們可能會局限了由某一個機構負責，因為在這方面，香港各大商會和很多機構都提供了很多資源。我認為一個比較適當的做法，就是配合各方的資源。

議員建議設立一個一站式的服務平台，某程度上，中小企也可以聯絡辦公室，以便取得到有關的資訊或資源；或它們遇上問題時，辦公室也可以協助解決。
政府法案：首讀。

《2017年成文法條例草案》《2017年中醫藥條例草案》《2017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草案》。

主席，我動議二讀《2017年中醫藥條例草案》，以落實以下賦予衞生署署長法定權力發出中藥安全令的立法建議。2014年3月，衞生署基於對公眾健康的考慮，指令一個持牌中成藥批發商從市面收回兩款未經註冊的中成藥。該批發商其後申請司法覆核，質疑衞生署署長作出收回指令的法律權力。2015年5月，高等法院原訟法庭就此司法覆核案頒布判案書時總結，根據《中醫藥條例》，衞生署署長並無合法權力指令有關批發商收回該兩款未經註冊的中成藥，並裁定衞生署署長在欠缺合法權力的情況下發出回收令屬於越權。雖然現行法例已要求有關持牌中藥商設立和維持一套收回中藥材或中成藥的制度，但根據上述司法覆核案的判決，衞生署署長並無合法權力指令持牌中藥商收回中藥材或中成藥。另外，當局亦對《條例》作出檢討，發現目前《條例》或其附屬法例並無條文規定，無牌商戶必須收回可能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的中藥材或中成藥。就此，當局認為有需要修訂《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從而賦予衞生署署長法定權力，命令任何人士從市面收回可能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的中藥材或中成藥，藉以加強規管。就此，我們建議修訂《條例》，賦權予衞生署署長在有合理理由相信有關中藥材、中成藥及/或在中成藥製造過程中產生的中間產品會對公眾健康構成威脅的情況下，可藉中藥安全令禁止銷售該等中藥或相關產品，以及指示把已銷售的中藥或相關產品從市場回收。我們同時建議引入上訴機制，受中藥安全令約束的人士可就衞生署署長的決定提出上訴，以確保所有個案能得到公平公正的處理。此外，我們會清楚列明發出中藥安全令、更改令及撤銷令的方式和效力，讓業界明白其責任和命令的運作細節。為有效和順利地執行中藥安全令，我們亦建議修訂相關條文，包括修訂《條例》及其附屬法例內有關送達通知和命令的條文，列明送達有關通知或命令的方式，例如親身送遞、郵遞或留在其相關地址，以及修訂《中藥規例》內有關設立和維持一套管控制度的條文，令中藥材、中成藥及/或中間產品得以迅速及在切實可行範圍內全部回收。我們建議，受中藥安全令約束的人士，如不遵守或拒絕遵從命令的規定，即屬犯罪，一經定罪，可處第6級罰款及監禁兩年。建議的罰則與現行違反《條例》其他規定所訂的罰則大致相同。在諮詢工作方面，衞生署在2017年1月至2月就擬議的法例修訂諮詢公眾和業界，為期7個星期。其間，該署與16個中藥商商會舉行會議，並為個別持牌中藥商舉辦了6場簡介會。公眾和業界普遍認同有需要修訂法例，並支持立法建議。我們已於2017年2月28日出席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的會議，介紹我們的修例建議。委員普遍支持所建議的法例修訂。主席，我懇請各位議員能支持《條例草案》，讓我們可以早日完善香港中藥的規管機制，令市民能得到更好的保障。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中醫藥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7年保護瀕危動植物物種條例草案》予以二讀。按照《議事規則》，這辯論現在中止待續，條例草案則交由內務委員會處理。

代理主席，本人謹以《2016年仲裁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

代理主席，本人謹以《2016年仲裁條例草案》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匯報法案委員會的審議工作。首先，任何有爭議的事項是否可以付諸仲裁，應該在展開仲裁之前釐清。然而，香港法例第609章的《仲裁條例》，並無針對知識產權爭議可否以仲裁解決的具體條文。香港直至目前也沒有關於知識產權爭議可否以仲裁方法解決的權威性判決。因此，現時的法例在這方面並不完全清晰。為釋除疑慮，政府當局建議釐清任何知識產權爭議，均可藉仲裁解決，而強制執行隨之產生的仲裁裁決，並不違反香港的公共政策。屆時，在處理根據《仲裁條例》第10部強制執行的仲裁裁決時，有關裁決將不會僅因其涉及知識產權爭議而基於不能藉仲裁解決或違反公共政策的理由在香港遭拒絕強制執行。法案委員會大體上支持《2016年仲裁條例草案》。法案委員會在進行審議期間，曾集中討論數個方面，主要包括：一、知識產權的定義和知識產權可否付諸仲裁；二、仲裁裁決的強制執行及登記；三、《條例草案》是否影響保障競爭；及四、以仲裁代替訴訟所節省的時間和費用。以下我會簡單闡述。法案委員會察悉，擬議的第103B條載列多個非盡列式的知識產權的例子，以界定"知識產權"一詞。該等非盡列式的例子中的部分詞語，例如"專利"、"商標"、"版權"及"工業知識"等，其涵義在本港其他條例之中已有明確界定。因此，法案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說明採用非盡列式的例子，以界定"知識產權"一詞的立法原意和理據。政府當局表示，擬議的第103B1條提供一些非盡列式的常見的知識產權例子，是為了向知識產權仲裁的使用者提供更多指引，該些例子是因應在諮詢過程中收到一些持份者的意見而加入。政府當局亦曾考慮載於某世界貿易組織協定中有關"知識產權"的寬鬆定義。法案委員會亦察悉，政府當局預期，在香港進行仲裁的爭議不僅涵蓋在香港註冊或存在的知識產權，亦涵蓋在其他司法管轄區註冊或存在的知識產權。鑒於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知識產權可能以不同名稱表述或受不同的形式保護，加上知識產權是個發展中的領域，政府當局引用非盡列式的例子為知識產權作界定，以便提供彈性容納將來可能出現的新的知識產權。政府當局表示，新訂的第103B條所使用的"知識產權"的寬鬆定義，符合促進在香港更廣泛使用知識產權仲裁的政策意向。此外，政府當局又澄清，擬議的第103B1條a至j段所列的詞語是按其一般通用的意思使用，其含義並不受香港其他法例載有的相關定義所限制。就法案委員會詢問，《條例草案》獲通過後，當事人是否需要把有關的仲裁裁決在相關的政府登記處登記，政府當局表示不需要，並表示仲裁裁決只對仲裁各方具有約束力，對於沒有參與有關程序的任何第三者，並無約束力；再者，由於仲裁裁決只對仲裁各方具有效力，加上仲裁須予保密的性質，故此不會規定必須把仲裁裁決作出登記。此外，法案委員會亦察悉，仲裁只是解決爭議的方法之一，若所涉爭議牽涉多個司法管轄區的大型知識產權項目，仲裁會是一個對當事人有利的選擇。政府當局解釋，仲裁的好處包括提供單一平台予當事人解決爭議事宜，而當事人有自由委任具備相關專長的仲裁員。當事人亦可利用《紐約公約》下的機制，在全球超過150個《紐約公約》締約國強制執行仲裁裁決。政府當局又強調，不論在本地或國際層面，保密性是仲裁的其中一個主要特點。保密性亦是爭議各方寧可選擇以仲裁方式解決爭議的其中一個重要原因。香港已在其仲裁法例中就保密性加入明文規定，可見保密性在香港的仲裁機制中特別重要。對保密性的任何損害，均可能影響香港作為主要國際仲裁中心的地位。政府當局亦研究了30個司法管轄區關於知識產權爭議的可仲裁性，以及是否披露知識產權仲裁裁決的做法。當局注意到有進行知識產權爭議裁決的司法管轄區的一般做法，並沒有要求強制披露或登錄只對仲裁各方具有效力的知識產權仲裁裁決。基於以上原因，政府當局認為香港不宜強制規定必須披露知識產權仲裁裁決，並要求把裁決在香港的知識產權註冊處進行登錄。政府當局補充，知識產權交易各方一般都是對市場有所認識的商家，預計他們與知識產權擁有人訂立商業交易前，會進行調查及/或盡職審查。他們亦可透過合約安排，以保障其權益。重要的是，只對仲裁各方具有效力的仲裁裁決，並不影響第三者的權利。

此外，擬議的知識產權仲裁制度，亦屬競爭中立。該制度不會影響第三方的權利，或有關競爭事宜的香港法律下的法院或主管當局的權力。鑒於仲裁協議及仲裁裁決須予以保密，法案委員會對《條例草案》是否足以保障競爭表示關注，並要求政府當局徵詢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的意見。政府當局認為《條例草案》不會在競爭法例方面，引起任何實質問題，亦不會影響香港競爭事務委員的調查及執法權力。政府當局重申，仲裁是一種競爭中立的程序，使用仲裁、或仲裁及仲裁裁決的保密性質，本身並不反競爭，亦不會在《競爭條例》下引起任何反競爭問題。無論如何，仲裁和競爭法例制度已有足夠保障，可處理在仲裁中產生的有關競爭的關注。政府當局又表示，假如法院認為仲裁裁決導致潛在的反競爭協議得以施行，有違《競爭條例》的規定，法院可基於公共政策的理由，撤銷有關裁決，或拒絕強制執行該裁決。此外，當局已請香港競爭事務委員會以書面提出意見，而該委員會亦同意政府的意見，認為《條例草案》及其對仲裁程序的影響屬競爭中立。政府當局又澄清，根據香港法律，知識產權擁有人一般可以自由向他人給予知識產權特許，而無須以相同條款向所有人給予特許，甚或無須給予特許。這情況與其他司法管轄區的知識產權法一致。當局強調，"公平競爭環境"雖要求維持公平市場競爭，但這個"公平競爭環境"一般並沒有把"坦誠責任"施加於知識產權擁有人，以致其必須向所有人以相同程度披露所有資料，亦不要求知識產權擁有人必須給予所有商業夥伴/特許持有人同等的對待。法案委員會察悉，《條例草案》的立法原意之一，是提升香港作為亞太區主要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以及作為區內首屈一指的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地位。法案委員會曾關注到，以仲裁代替訴訟解決知識產權爭議，是否能減省開支和提高效率。政府當局解釋，根據世界知識產權組織2013年一項有關解決技術交易爭議的調查結果，透過法院聆訊解決爭議平均需時3至3年半，透過仲裁解決爭議平均需時稍稍多於1年。以法律費用而言，訴訟的平均費用為475,000美元至稍為高於850,000美元，而仲裁的費用，平均稍為高於400,000美元。

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16年仲裁條例草案》。
第2至6及8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2至6及8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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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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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經修正的第1、7及9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1、7及9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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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是否有議員想發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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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代理主席，我想在此就這項《條例草案》提出一點簡單的意見。

不過我亦要指出，將來在《條例草案》出台後，當局應提醒公眾他們擁有的權利。

第二，代理主席，當前這項《條例草案》將會採取一個"輕力度"的規管模式，而這亦是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正採用的模式。對我來說，先嘗試"輕力度"的規管模式是可以接受和合理的做法。至於在為期3年的首段期間，我希望當局會密切注視實施情況，特別是對第三方資助的行為和操守，必須有密切監察。因為如非出現很壞的情況，或自安排推行後出現一些不法行為或違規情況，我認為這種"輕力度"的規管模式將來是可以繼續的。然而，我希望當局在實施期間，特別是在首3年，要繼續密切注視和監察有關情況。最後一點，代理主席，在法案委員會討論的過程中，有一點出現了比較長時間的爭論，便是法律界執業律師或大律師能否參與第三方資助的業務。在此，我可以告訴大家，法案委員會在討論過程中確實出現比較激烈的爭論。

今次政府最後就修正案作出的決定，是聽取了很多委員的意見。最終的修正案內容是指，只要有關律師並非代表仲裁的任何一方行事的話，其參與第三方資助應該是可以接受的，亦不會違反所謂包攬訴訟的法則。可是，如果有關律師正代表訴訟的其中一方，他當然不能為第三方資助者或參與相關業務，恐防引起利益衝突。

就此，政府亦作出了相應的修訂，我個人對政府的修正案表示歡迎。最後，代理主席，我希望這項《條例草案》的生效，可以進一步促進香港在仲裁方面的業務，並可繼續推動香港作為一個國際仲裁中心，鞏固我們這方面的地位。

就條例草案的辯論及表決安排，委員可參閱講稿附錄。我會先處理沒有修正案的條文。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以下條文納入《2016年仲裁及調解法例條例草案》。
第1及2條。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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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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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律政司司長動議的修正案，予以通過。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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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修正案獲得通過。
經修正的第3及4條。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經修正的第3及4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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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2016年仲裁及調解法例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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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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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草案》，予以二讀。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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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草案》。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第1至33條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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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附表1至6。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

是否有委員想發言？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附表1至6納入本條例草案。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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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全體委員會現在回復為立法會。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草案》予以三讀並通過。是否有議員想發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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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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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實體貨幣及不記名可轉讓票據跨境流動條例草案》。

有意發言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按鈕。我請運輸及房屋局局長發言及動議議案。
代理主席，我謹動議通過議程所印載，以我名義根據《公共巴士服務條例》提出的議案。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於2017年3月28日向九龍巴士有限公司批出為期10年的新專營權。新專營權於2017年7月1日起生效。自1992年起批出的所有巴士專營權已不受利潤管制計劃規限。我們因此根據一貫做法，建議立法會通過議程所載的議案，使利潤管制計劃不適用於九巴的新專營權。就此，我感謝立法會為審議決議案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的工作，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對決議案並無異議。按照目前《條例》第53b條，除非相關的條文得到立法會藉通過決議不予施行，否則《條例》下的利潤管制計劃便適用於專營權。利潤管制計劃令專營巴士公司在釐定車費時既能收回成本，亦能賺取預設的指定利潤水平，變相令巴士票價與專營公司的利潤水平直接掛鈎，巴士票價因而須按預設的指定利潤水平相應調整。過去，前立法局及社會曾強烈批評，指出在利潤管制計劃下，不論專營巴士公司的表現優劣如何，仍保障其利潤水平，削弱了營辦商提升成本效益和減少開支的意欲，這變相鼓勵巴士公司過度擴張及提高資產價值。有鑒於此，當時的行政局於1992年決定利潤管制計劃不適用於此後批出的巴士專營權。自此，在每次批出新的專營權後，政府均會在前立法局及回歸後的立法會動議通過決議案，使利潤管制計劃不適用於該等新專營權，至今就其後批出的巴士專營權已通過22項這類決議案。政府同意應修訂此項再無現實需要的法例條文。待有合適機會時，例如需要對《條例》的其他條文作出修訂，政府會考慮一併處理。在此之前，政府會繼續以決議案的途徑，以達致令利潤管制計劃不適用於新專營權的目的。

政府早前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交代新專營權的商議進展時，亦已表明若九巴獲批新專營權，將會提請立法會藉決議使利潤管制計劃不適用於該新專營權。代理主席，我動議通過議案，使《條例》第27、28、29和31條不適用於九巴的新專營權，令該專營權不受利潤管制計劃規限。代理主席，我謹此陳辭。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

所以，代理主席，以下我會集中討論九巴的職工安全與利潤管制之間的關係。

第一，無論是在有關巴士服務的條例或相關的交通條例下，有關專業駕駛者服用藥物的標準並不清晰。

於是，很多車長唯有購買成藥服用，但有關的藥物會否導致昏睡、會否影響駕駛表現，甚或構成危險駕駛呢？

在年初發生這宗案例之後，我認為九巴和政府當局應該進行檢討，研究可否為專業駕駛者訂出比較清晰的藥物名單，令無論是資方或勞方也可按照名單行事，以提供更安全的服務。剛才很多議員提出巴士何時到達或是否準點的問題，這些是服務質素的問題，但我認為最基本的是駕駛是否安全，尤其是新界東和新界西有很多長途巴士路線。所以，第一，對於巴士司機的身體健康，我們必須修補政策上的漏洞。第二，該宗事件引起爭議的一點，是事件涉及的巴士司機在去年9月曾經檢驗身體，而巴士公司卻不願意透露其驗身報告是否合格，但仍讓他繼續駕駛。究竟其驗身結果是否符合駕駛要求？

我認為政府當局可以運用權力，要求巴士公司提供更整全的驗身制度，以保障乘客和巴士司機的安全。同時，這也可以幫助巴士公司節省一些沒必要的危險成本，對嗎？除了這兩點之外，也引發出很多其他討論，其中一項亦與利潤管制有關，便是職工的薪酬待遇。我剛才說到巴士司機的身體健康狀況，有人可能會說每個人或有一些別人不知道的隱疾；但其實目前的制度中有一些規定，我認為值得商榷。

相關的地方是我希望局長和政府當局可以藉着今次有關利潤管制的商議作出跟進，因為當中涉及成本和所謂"補底利潤"的討論，而職工薪酬是其中一項成本。現時的問題是，資方正在利用這種方法壓低員工的薪酬待遇，同時在另一方面卻用盡方法加價賺取利潤，這才是問題所在；但是，再延伸下去，正如我剛才討論時所說，當中的一轉一收，所影響的是服務使用者的安全。所以，我想補充的最後一點是，現在的問題不單在於薪酬，而是我們應該同時看一看，從勞方的角度來說，如何在賺取利潤的同時，令職工具備基本的資格或符合指標，令服務使用者和整個社會享用巴士服務時，能夠有一個安全、舒適和更有效率的標準。
我再次提醒議員，在發言時應集中討論這項議案的議題，即九巴的新專營權不受"利潤管制計劃"規限。

因此，這項關於專營權或巴士服務的決議案，對市民的生活或民生均有非常大的影響。

當然，巴士公司已表示會進行檢討，或試行一段時間。就我剛才提及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報告，當中固然提及專營權，但我想指出，對於全港有一半市民每天乘搭的交通工具，政府是否應有一個角色呢？

有時候，我也收到街坊投訴巴士脫班的個案，我也曾致電查詢，有些情況確是因為司機請病假或司機本身的問題所致，但在我收到的回覆中，大多數原因是路面交通情況或塞車令巴士脫班。可惜的是，在最近一份《公共交通策略研究》報告內，政府完全沒有提及如何解決塞車的問題。

過去，巴士公司在路線重組上確實以轉乘為目標，做了很多工夫，期望發揮最大效率。

因此，政府如果要推動轉乘，是否應檢討究竟有沒有條件可以做到，又或政府是否可以提供更好的支援，所以，我認為政府在這方面擔當很重要的角色。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報告提及的優質巴士服務，政府表示優質巴士可以減少停站，不設企位。

我得說句公道話，自巴士公司於近年轉換管理層後，他們也想改變很多服務和做法，而巴士公司在最近3年也沒有增加車費，可能是因為他們受惠於油價下跌，或因為可以有效控制成本，收益比較好。

我未來也會為巴士公司與小巴公司的轉乘安排穿針引線，提供更多服務，我稍後將會向市民公布，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當然，我是支持這項議案的，但我想藉此機會對運輸及房屋局表示失望。

專營代表獨市經營，故應該首先看看該公司過去提供的服務有否缺失及會如何改善。對於九巴的服務，過去多年來，我們關注的有數點，這當然不單是九巴，其他公共巴士公司的服務也是重要的。第一，在服務方面，對於身體有殘疾，尤其是行動不便的人士，究竟服務是否到位？

除低地台外，很多殘疾人士亦有不同的需要，剛才數位議員也有所提及，我不再重複。但是，對於公開大數據，讓所有市民能夠利用普遍使用的軟件——尤其是現時使用手提電話那麼方便——清晰知道甚麼路線的巴士何時到站，這是很重要的。

過去，運輸署每半年會聯同各公共交通公司，包括港鐵公司和巴士公司等，與殘疾人士的代表團體開會，會上大家討論兩小時，各自表述意見後便散會，這並非理想做法。我們認為政府有責任牽頭訂定符合國際水平的公共交通或公共運輸服務標準，然後諮詢殘疾人士和持份者，在取得各方面同意後，政府應將標準施加於所有獲批專營權營運的公共交通公司，而不是由各公司與殘疾人士自行商討。這不是政府應該做的，而且在執行方面往往帶來困難。主席，我收到最多投訴的是，一些身體有殘疾的小朋友使用的輪椅，雖然看起來不是正式的輪椅，而是有點類似嬰兒車，但那種輪椅是特別為行動不便的小朋友而設，主席，我的女兒也正在使用。

政府是否有責任在延續專營權時向巴士公司提出呢？

雖然一些巴士公司可能會通過Apps通知公眾，但一些則沒有這樣做。此外，很多聾人未必有智能手機，尤其較年長的亦未必懂得使用。於是，他們到達巴士站時，可能車站已經取消但卻沒有通知，亦沒有人告訴他們，因而要呆等一段時間。其實，就簡單信息的發放，例如服務的更改，政府是可以有所要求的。

所以，我希望政府按照我剛才提出的建議，在延續專營權的時候，應該首先就殘疾人士的服務訂立一套標準，然後施加於各公共交通公司的身上。

去年有組織曾進行一些調查，發現絕大部分，甚至是有97%的車長超時工作，超過七成半的車長竟然每星期工作50至60小時。運輸署有一份"巴士車長工作、休息及用膳時間指引"，當中竟然容許公司要求車長每周工作多達84小時。這份指引訂明，車長每天的工作上限是14小時，駕駛的時間是11小時。這是很離奇的，假設車長是6天工作，那麼他便可以在駕駛盤前66小時。大家可以想象，車長在一個如此狹窄的環境工作，又要留意四周的交通情況，這麼長的工時會令他們疲勞，以致影響整體的安全情況。

我們應否基於安全的考慮，要求巴士公司不能讓車長長時間工作？根據歐盟的規定，司機每天的駕駛時間不超過9小時，香港則是11小時，而且沒有規定每周可以連續工作多少天，只需要有1天休息日便可。主席，我不知道你是否認為這真的是離題，但是，這關乎公共交通的安全，而在我們討論利潤管制計劃不適用於專營巴士公司時，是否也應該考慮這些因素呢？因此，我在此再促請當局重新考慮巴士公司的服務質素及安全，以及巴士公司能否為社會上各類有需要的人士提供服務，這些也是今天這項決議案應該考慮的。主席，我謹此陳辭。

主席，正如你和代理主席早前皆提及，今天這項議案辯論的主題是將現行《公共巴士服務條例》內仍然存在有關"利潤管制計劃"的條文，不適用於新專營權。相關的小組委員會主席莫乃光議員剛才亦指出，今天的議案純粹是一項技術性的議案。當然，任何這些議案的討論都會出現有議員希望藉此機會發表意見，借題發揮，但我覺得今天議員所涵蓋的範圍實在非常廣泛，我難以在這場合的這次總結發言內一一回應。梁國雄議員剛才質疑為何不保留計劃，從而催化一些更大的改變。我希望社會非常小心，亦希望議會非常小心。究竟我們有沒有想過詳細情況呢？是不是今天我們反對這項"計劃不適用於新專營權"的議案，明天服務就會立刻改變呢？有關安排存在了四分之一個世紀，是由1992年開始。當時，基於強烈的民意和當時立法局的意見，政府表示儘管《條例》載有關乎計劃的條文，鑒於計劃已經變質，變成保障巴士公司利潤的手段，因此計劃不再適用於專營權。是不是現時我們未經思考，完全沒有構思一旦繼續維持計劃，因而要訂出計劃的詳情，這樣便可以樂觀地說句一切美好呢？當然，我相信梁議員的意思不是這樣，可能他希望刺激議會和社會多思考問題。

就脫班問題，如果我們看看運輸署就專營權所作的一些評估和數字，便會看到九巴的整體脫班率由2011年高峰期的8%逐步下降至去年的1.5%，是不斷改善的。脫班的問題基於眾多原因，當然可能包括管理不善，亦有可能是剛才有議員提到的是司機的問題，甚或是我們聽得較多，是由於道路交通情況所致。有議員表示應該解決擠塞問題，但當政府提出方案以解決擠塞問題時，亦有議員表示解決不了泊車位的問題就不要解決擠塞問題。自1999年第三次整體運輸研究開始，政府的運輸政策是以"公共交通為本，鐵路為公共交通骨幹"，而並非鐵路獨大，並非一鐵獨大。議員剛才提及我們剛於上星期發表的《公共交通策略研究報告》。其實，我們會在本星期五的交通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討論《報告》，所以，主席，我不打算在此詳談。不過，《報告》提供了一些簡單數字，指出即使到了2031年，鐵路所佔的份額其實只是公共交通的四成左右，專營巴士則仍然是三成，而其他各類公共交通工具所佔的比例與現時的大致相若，因此基本上不存在巴士無法經營的情況。當然，巴士要面對競爭，不止來自鐵路的競爭，同時還要面對來自小巴等其他交通工具的競爭。我們亦不可以在鐵路開通後，即使沒有人乘搭巴士或巴士的乘客量很低，而仍然要求巴士維持服務，因為成本最終會轉嫁到一般乘客的票價上。劉國勳議員剛才提到運輸及房屋局阻撓九巴推出月票計劃，我希望以正視聽。我不知道劉議員受到九巴多少影響。政府對月票問題一直持非常積極的態度，政府在2013年要求香港鐵路有限公司推出更多"全月通"計劃，因為我們覺得對居於偏遠地區的長途乘客而言，某種的月票形式是重要的。

我們認為，上述3項條件是合理的，我們會予以支持。

所以，我希望劉國勳議員不要想當然認為政府或運輸署阻撓巴士公司引進月票計劃。如果巴士公司隨便引進一項實際上不能惠及乘客或不可行的月票制度，我相信運輸署署長作為監管者亦不應該隨便接受。議員今天提出了很多關於巴士服務和公共交通的問題。

我在此主要想回應兩點：第一，是實時資訊的問題，這連繫到開放大數據的問題。如果將香港與其他大城市比較——市民皆曾前往旅遊或公幹的大城市——有些地方我們的確落後於人，我們政府是承認的。香港的公共交通制度難以跟其他城市相提並論，因為在很多其他城市裏，基本上是由政府營運公共交通的。因此，資訊實際上由擁有者掌握，由政府決定如何處理。在很多其他城市裏，政府對公共交通的補貼是很嚴重的，包括一些內地城市。

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動議的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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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接着，我想簡介政府提出的修正案。

局長，請動議你的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政府就《2017年吸煙令》提出的議案。

其實，這些爭拗有點無謂，究竟有關百分比是否如此重要呢？事情很簡單，就是吸煙危害健康。由於吸煙對健康有壞影響，不僅影響個人健康，也會影響周圍環境和吸煙者身邊人的健康，所以最好不要吸煙。

從多項研究顯示，圖像警示越大，效果越佳。這做法的確有果效，可令吸煙人數下降，尤其是降低年青人的吸煙率，這點基本上無容爭拗。

可惜，到了2017年，我們成為非常落後的地方。

其實，我們對於煙草商和煙害的問題，實在非常包容。究竟邵家輝議員所說的選擇權，是否值得我們花這般努力和時間來拖延，以至包容這個選擇權呢？我想指出，這個選擇權是有代價的，而且是代價不菲。本地的研究有否顯示這代價有多大呢？

港大醫學院在2000年至2004年期間進行了一項為期4年的煙害評估，包括吸煙和二手煙所引致的疾病對香港帶來的經濟損失，當中主要涉及一些所謂提早死亡的個案。

至於求診、長期護理或醫療方面的損失，也分別達到26億元和9億元。換言之，在2005年，港大已經發表了一份科學性的研究，指出香港每年正損失50億元。

研究發現在65歲至84歲的吸煙長者中，每3個便有1個死於吸煙，即死於肺癌或冠心病等疾病。接下來的一年，港大再根據全港18區長者健康中心的數據進行研究，發現情況更惡劣。結果顯示在65歲以上的吸煙長者中，每2人便最少有1人因吸煙而死亡；在85歲以上的群組，每4人中最少有1人因吸煙而死亡。

因此，主席，我認為我們今天是走得太慢，但礙於修訂令的限制，我沒有辦法，只能將修正維持在90%，即使我原本的意願是百分之一百。

《修訂令》主要旨在增加香煙和雪茄等煙草產品的健康忠告面積，其中香煙正面及背面的健康忠告面積由現時各佔包裝的50%，增加至各佔85%；雪茄的正面及背面的健康忠告面積亦由各佔包裝的50%，增加至正面佔70%，背面佔100%，而且增加12款健康忠告圖像，取代現時只有6款忠告圖像。特區政府提出一套新的健康忠告圖像，並增加健康忠告圖像佔煙草產品正、背兩面包裝的絕大部分面積，從而希望減低市民購買煙草產品的意欲，加強控煙效果。就我本人而言，增加煙草產品的健康忠告圖像面積，或者更換新的健康忠告圖像，難以影響我會否繼續購買煙草產品的決定。

我認為，今次特區政府在處理增加煙草產品健康忠告圖像時，在某程度上已顧及有關平衡。綜觀今次特區政府提出增加煙草產品健康忠告圖像一事，煙草業界面對的主要困難包括：軟包香煙的包裝封條將會遮蔽小部分健康忠告圖像，因而無法符合法例健康忠告圖像佔香煙包裝正、背兩面85%的規定。

首先，軟包香煙主要透過一條封條連接煙包兩面的頂端，從而防止在開啟煙包之後，香煙從頂部跌出。因此，軟包香煙的頂部必須要有封條，而且封條亦會遮蔽香煙正、背兩面頂部部分位置。

雖然，當局在審議《修訂令》時指出，海外有部分軟包香煙採用透明膠紙作為封條，並認為香港出售的軟包香煙都可以依樣畫葫蘆改用透明膠紙封條，取代現時的舊式封條。不過，軟包香煙在香港只佔極小的市場份額，而且香港出售的軟包香煙的主要生產商，並不具備使用透明膠紙封條的生產機器，有關生產商根本沒有足夠的能力，在12個月的寬限期內更換有關生產設備，而更換有關生產設備亦不合乎成本效益。與此同時，《修訂令》要求盒裝雪茄產品背面的健康忠告圖像必須佔包裝背面面積的100%。由於雪茄產品的健康忠告圖像，是進口商在產品進口香港後自行貼上，因此在實際操作上，難以保證用人手貼上的健康忠告圖像能準確地覆蓋包裝背面的100%。

特區政府所作出的種種考慮，能夠在加強控煙措施與顧及煙草業界實際運作之間取得平衡，我認為是務實和值得支持的。

民主黨支持政府進行控煙和加強控煙工作。吸煙固然是個人選擇，其利弊社會都非常清楚。但是，我們最關注的是，吸煙本身雖然是個人選擇，但也影響一些非吸煙者的健康。很多市民都知道吸二手煙可能比直接吸煙更加危險，更加影響健康。吸煙會影響小朋友、下一代，他們可能會模仿，養成吸煙的習慣。他們可能在家庭裏看到父母和家人吸煙。

他們無論在家看到家人的煙包，或在報攤或便利店看到香煙封包的圖像警示，都會因而對吸煙產生不同的整體觀感。

但是，我們不需要將吸煙人士妖魔化、標籤，說吸煙不道德，亦沒有需要化身成為道德衞士，說吸煙絕對不正確。但是，的而且確，吸煙者和非吸煙者之間，不是絕對對立的，我身邊有很多我形容為比較文明的吸煙朋友。

這些正正就是社會上，非吸煙和吸煙者之間的互相尊重。在互相不影響的情況下，我們覺得兩者應該可以並存。

這項建議雖然引起業界的反對聲音，但也已經過長時間討論及諮詢。邵家輝議員建議把圖像警示的面積減小至最少65%，我們認為他的建議正正與政府進一步加強控煙的方向背道而馳，好像走回頭路一般，所以民主黨是難以支持的。

其實小組委員會對此有很深刻的討論。政府亦提交很多世界各地的例子，讓我們看到其實平裝是國際社會的趨向。我個人對此深表支持，認為平裝亦有其好處。正如我剛才所說，兒童或受"二手煙"影響的人也能因而受惠，甚至本身是吸煙的人也可能因而想減少吸煙。儘管如此，我們認為平裝是未來要走的下一步，我希望政府會就這此作廣泛諮詢及研究。

綜合以上的理據，我們會投票支持政府《修訂令》的建議，但不會支持其他議員提出的修正案。趁此機會，我們希望政府明白，如果我們要在整體社會加強進一步的控煙工作，無論在法例或社區層面上，都有很多重要工作。

我們已就此多次向政府提出，卻仍未聽到政府說會進行任何公眾諮詢或實質研究。我們亦提出要加強社區層面的控煙工作。市民多次投訴，無論在巴士站或行人天橋等地方，均受到"二手煙"的滋擾，我們接獲大量這方面的投訴。

香港有關吸煙的法例，其實是落後於世界的。在外地的控煙法例下，餐廳或食肆等處所的禁煙範圍和方式都要較香港多而全面。在公眾地方，包括大廈、建築物出入口等，外地對吸煙的管制也較香港嚴厲。所以，希望藉着支持政府《修訂令》的建議，在未來的日子，我們可以看到政府在社區層面和法例修訂上，對加強控煙工作更有具體的承擔。

首先感謝剛才表達意見的多位議員，尤其是郭家麒議員和張超雄議員，他們在15分鐘內，花了很大篇幅說明吸煙的壞處，例如令人提早死亡或生病等。主席，我只可以用3個字來回應："我認同"。

對於張超雄議員剛才提到中文大學的調查報告，指每天吸3包煙者，如果不吸煙，計算起來便會多了1,400萬元資產，我在這裏呼籲90%不吸煙或本來每天吸3包煙而未有1,400萬元的香港市民，可以向該位議員或團體查詢一下，為何沒有1,400萬元。

我一直要求局方提供數據，但局方也無法提供。

我不知道53億元是如何準確地計算出來。他們說收取40億元煙草稅並不足以抵銷那筆數目，我相信香港市民根本不稀罕40億元的煙草稅，香港市民其實希望大部分人不吸煙，包括我在內。不過，香港人應否有選擇權？

對於支持張超雄議員的修訂或其他泛民議員的意見，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大家各自表述意見。我也多謝李國麟議員和郭家麒議員——他們不在席——因為他們分別主持了一個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大家都知道，他們的立場與我不同。不過，在主持會議的過程中，我覺得他們很公正，並沒有因為立場不同而在主持會議時有任何偏頗。我想藉此機會感謝他們。最後，我希望各位議員稍後在投票時，可以考慮商界及煙草業界人士最擔心的商標問題，或會引致將來容易被假冒，或導致私煙在香港更加盛行。

張超雄議員，你是否想再次發言？

不過，這種喜好要付出代價，便是健康的代價，也會帶來經濟影響，而最糟糕的是會影響周邊的人。如果"長毛"在席，他一定會說政府今天的做法是偽善的。

政府今天提出擴大健康忠告圖像的比例，希望減少市民吸煙或令更多人在看到警告後不再吸煙，我當然支持這建議。

便是大財團和煙草公司。政府今天提出修訂命令，希望擴大健康忠告圖像佔煙包的比例，從而減少市民吸煙，此舉會直接影響大財團的利益。

第一，是政府的控煙和控酒工作完全不成比例。政府現時表示要加大控煙力度，因此推出很多反吸煙宣傳，但在控酒方面卻恰恰相反，見諸於政府不久前豁免紅酒稅和酒稅，以期積極地將香港打造成為紅酒中心，把紅酒視為一盤生意。然而，酒同樣會帶來健康影響，酒後駕駛會引致交通意外，造成人命傷亡。

吸煙影響健康是必然的，但喝酒會否造成負面健康影響，現時仍有相當大的爭議，更有說法指適量喝酒可以促進健康。

或者，他酒後駕駛引致交通意外，造成人命傷亡，這當然是我們需要高度關注的問題。因此，我贊成在酒精飲品的包裝上加上警告字句，這做法我絕對支持，也絕對支持徵收酒稅。

我不是醫生，而我一直關注弱勢社群。弱勢社群中有不少煙民。

香港每年要花多少錢或喪失多少生產力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市民的健康。我們明知吸煙危害健康，為何不可以盡用所有措施減少市民吸煙呢？

這是不值得的，亦不應該發生。

我現在請食物及衞生局局長答辯，之後辯論即告結束。

主席，在回應議員提出的決議案之前，我首先作出一項聲明和一項澄清。正如我在開場發言時所指，政府提出的修訂是得到小組委員會的同意。第二，我需要澄清一些資訊，因為多位議員重複提到我們今次增加忠告警示的建議，是取材或參考了一些國家的例子，並重複提到泰國、印度或其他國家。當然，其他議員亦已指出，我在此重申，澳洲在2012年12月開始在煙草產品使用平裝。此外，法國、英國、匈牙利、愛爾蘭和新西蘭亦已經通過相關法例，法國和英國亦由2016年5月開始使用平裝。至於邵家輝議員在擬議決議案之中提出的數項修訂，建議把健康忠告在煙草產品的封包或零售盛器上的覆蓋率縮減至65%，或把健康忠告在雪茄零售盛器上的覆蓋率由背面100%及正面70%縮減為90%及60%，我們並不支持這項建議。正如我之前指出，政府提出擴大健康忠告在煙草產品包裝上覆蓋的範圍，是經過考慮本地的實際情況，包括公眾對加強自2007年起推行的控煙措施的期望，以及更新和擴大健康忠告以保持警示作用及加強效果的需要。再者，國際所得的經驗和證據均顯示，健康忠告圖像的面積越大，成效也會有所增加。在巴西、加拿大、新加坡及泰國所進行的研究均顯示，健康忠告能顯著地提高公眾對吸煙害處的意識及認知。剛才，張超雄議員亦引用了加拿大的一個長期研究，證明"無證據顯示成效"的說法是錯誤的。本地的調查亦顯示，大部分市民支持更清晰地展示吸煙引起的疾病，加強健康忠告圖像的驚嚇力。

正如我剛才所說，國際上有很多證據顯示，整個警示圖像所佔面積越大，效果越大。當然，任何圖像上一定有些地方是信息的核心，而其他地方則不是信息的核心。如果掩蓋了一些非信息核心的部分是沒有所謂的話，就會跌入一個陷阱，認為85%變成83%沒所謂，80%也沒有甚麼分別，然後一直爭拗下去。所以，返回原本的建議，我們應該留意整個健康忠告圖像越大，效果應該越大。至於邵家輝議員提到修改雪茄盒或零售盛器健康忠告的覆蓋率的要求，我們亦留意到雪茄盒或零售盛器有不同的形狀及大小。經考慮雪茄業界的關注後，我們亦已建議把健康忠告須覆蓋雪茄盒或零售盛器上兩個最大表面的85%的要求，改為健康忠告須覆蓋其中一個最大表面的100%及另一個最大表面的70%，為業界提供更大空間執行有關規定。這項修訂容許業界把防偽封條及其他所需標籤附貼在健康忠告覆蓋面積70%的表面，以及雪茄盒或零售盛器的4個側面。我們已在小組委員會的會議上指出，在一般情況下，執法部門不會對因人手工序而可能產生的輕微偏差作出檢控。這回應了黃定光議員剛才提出的一點。其實，以首先推行平裝的澳洲為例，平裝的要求亦適用於雪茄盒或零售盛器，當中有就展示品牌名稱和產品名稱施加嚴格的限制，並限制或禁止展示標誌、品牌圖像及推廣資訊。我們認為，現時政府就雪茄盒或零售盛器所提出的建議方案是合適、最務實及可行的方法，能達致保障公眾健康的政策目標，同時亦確保有關技術要求的可行性。就張超雄議員提出的擬議決議案，我們留意到這項決議案把健康忠告在香煙、煙斗煙草及香煙煙草的封包或零售盛器上的覆蓋率由85%再增加至90%，並把健康忠告在雪茄零售盛器的正面的覆蓋率由70%增加至75%。就這一點，事實上，香港政府一直採用多管齊下和循序漸進的方式推行控煙政策。回應部分議員提出的意見，增加健康忠告的覆蓋率其實不是我們控煙政策的全部。我們在制訂是次修訂建議時，已考慮世界衞生組織的建議及業界的意見，而衞生事務委員會亦曾多番討論修訂建議。

至於自由黨，雖然他們比較固執，但亦承認了政府在這方面的努力，並接受了部分意見。有鑒於業界所提出的技術困難，我們已就修訂建議作出調整，以便業界遵從新的規定。我們認為，政府就不同煙草產品的封包及零售盛器上的健康忠告的覆蓋率提出的建議是務實和合適的，而其他國家的經驗亦證明了這是可行的。

我們亦會在建議實施後，評估其成效及監察本地的情況，然後考慮下一步措施。我再指出一點，世衞的態度除了一向推動國際間煙草產品的包裝向平裝發展外，亦特別為了今次香港政府提出85%的修訂，最近來信支持我們，我相信各位議員應已收到這封信件。

部分議員提出其他整體控煙政策和措施會否有不足的地方，我亦認同政府應該反思，也應繼續努力加強各項其他控煙工作的力度。最後，我懇請各位議員支持政府提出的修訂。

多謝主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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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邵家輝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一項議案。

在我就邵家輝議員的第一項議案提出待決議題之前，我想提醒各位，若邵家輝議員此項議案獲得通過，張超雄議員便不可動議他的議案，而邵家輝議員亦不可動議他的第二及第三項議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決議題是：邵家輝議員動議的第一項議案，予以通過。贊成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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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邵家輝議員，請動議你的第二項議案。我現在向各位提出的待議議題是：邵家輝議員動議的第二項議案，予以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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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的請舉手。

表決鐘會響1分鐘。

由於議題未獲得兩部分在席議員分別以過半數贊成，他於是宣布議案被否決。

第一項議案：延展於2017年5月24日提交本會省覽的《2017年水務設施規例》的修訂期限。我請梁志祥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在2017年5月2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議員決定成立小組委員會，研究《2017年水務設施規例》。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進行審議，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將該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7年7月12日。主席，我謹請議員支持議案。

贊成的請舉手。反對的請舉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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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宣布議案獲得通過。我請黃定光議員發言及動議議案。

第二項議案：延展於2017年5月24日提交本會省覽的《2017年玩具及兒童產品安全條例公告》的修訂期限。
主席，我動議通過以我名義提出的議案，議案內容已載列於議程內。

在2017年6月6日的小組委員會會議上，委員已完成有關公告的審議工作。我會在2017年6月16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匯報小組委員會的工作。為了讓小組委員會有足夠時間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我謹以小組委員會主席的身份，動議將該項附屬法例的審議期限，延展至2017年7月12日。